《2018年廢物處置條例草案》。

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委員已獲得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修正案。

第1至37條。
環境局局長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3、4、6、33、34、36及37條，以及增補新訂的第14A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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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會請委員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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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的廚餘回收設施，加上正在興建的第二廠，每天最多只能處理500公噸廚餘，全港包括工商業和家居廚餘每天則有3,600公噸，根本未能吸納全港的商業廚餘。即使所有業界願意配合參與廚餘回收，估計每天仍有3,100公噸廚餘需要送往堆填區，這又何來環保？

所以，我再次呼籲環境局，別以為做了垃圾徵費便等於完成環保使命，以往盲撐"環保靠收費"的反對派亦然。局方仍須加倍努力做更多減廢回收的工作。如果徵費能夠達致減廢，我也會舉腳贊成，但事與願違，我常說與其寓禁於徵，倒不如先給一些"紅蘿蔔"，提供經濟誘因，例如吸引食肆投入資源做食物分類和處理廚餘，達致減廢，定必比強行徵費更有效。此外，環境局必須明白，市民不會因為徵費而有誘因將環保成為習慣。膠袋徵費就是最佳例子，2018年膠袋每天平均棄置量佔7.4%。這反映不論收多少錢，廢物最終也是送到堆填區，證明收費並非推動環保的良策。然而，環境局仍然"一本通書看到老"，儘管市民、食肆願意做好廢物和廚餘分類，但環境局仍未有改善配套設施不足的問題，分類好的廢物最終還是送到堆填區。主席，我認為局方不應再把環保與徵費掛鈎，難道負擔得起這些額外成本的人就是環保？

主席，其實在我們的生活習慣中，很多事情也需要時間改變，例如我們洗澡時使用浴缸還是花灑？

局長，大家一起努力改變這些習慣，我亦呼籲我的業界——事實上，我們每天都有1,000多公噸廚餘——大家也應想想如何一起處理好，令這些廚餘得以循環再用。

政府在法案條文內所寫的多個字眼，嚴格來說，很多人看到也不知政府說甚麼，例如我的同事寫了這些資料給我，我最初看的時候，也不知道是說甚麼。當中提及哪些部門或哪些人士負責收集這些廢物，包括食環署、食環署外判商，也有私人承辦商。哪些是食環署轄下的外判商處理，或是食環署自己處理呢？

所以，自由黨......當然，張宇人議員和易志明議員當法案委員會主席時，跟政府討論了很長時間，無論是議會內外，也說了很多，其中我們曾作出一些修改，尤其是一些名詞。例如當中曾經出現"不設壓縮裝置非政府用廢物車輛"，即是甚麼呢？我相信現在叫局長解釋，他都未必可以即時告訴我們，原來很簡單，我們把它更改為"不屬廢物車輛的車輛"，就是這麼簡單。此外，還有"政府所僱廢物處理員"，即是甚麼呢？是廢物收集人員。我們簡單作出改變，便很容易表達出實際情況。

過程中，我亦聽到很多不同的議員有不同的意見。

單是局方在未來日子短暫派發膠袋給市民去習慣這項徵費的工作，已有很多技術性的問題。屋苑就沒有問題，管理處已在派發膠袋，但在"三無大廈"，局方又如何派發呢？若要，便會涉及個人資料私隱的問題；若否，膠袋日後又會變成現金，因為可以售賣，有何方法處理呢？

事實上，我記得我在2001年，即整整20年前，當時只是一個普通商人，但是，我亦看到香港的廢物堆積問題越來越嚴重，可以說，當時我自費請人撰寫了一份報告、一項建議，在2001年交給當時的規劃地政局局長蕭炯柱。我記得蕭局長當年亦覆信給我，表示他會交給部門繼續跟進。當然，之後幾屆局長，我知道他們都就有關問題都非常關心和希望推動。這次我估計今天有關條例會獲得通過，但通過只是文字上的通過，最重要的是日後如何執行，如何令普遍市民有減廢和環保的意識、垃圾分類的意識，這是我們的長遠目標。希望政府當局能夠全力以赴，真正達到我們的減廢目的。我們支持有關的修正案。

如果沒有，我現在請環境局局長再次發言。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講稿附錄所載沒有修正案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剛讀出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環境局局長，請動議二讀新訂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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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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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鄭松泰議員反對。

主席，我以《2021年海洋公園公司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重點。

法案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會議討論《條例草案》。委員支持《條例草案》，並曾就海洋公園公司的職能、新營運模式、財務狀況，以及員工和園內動物的福利表達關注。《條例草案》訂明海洋公園公司的職能除了康樂、教育外，亦涵蓋保育，並賦予海洋公園公司在香港境內或境外執行相關職能及籌辦活動。委員曾研究應否為"保育"一詞下定義，以防止不必要的爭拗或司法覆核。有委員認為，海洋公園公司現階段應專注於改善本地業務，不應分心籌辦境外活動。當局表示，保育雖然一向是海洋公園的重要工作，但現行條例並沒有清楚訂明此職能，這項修訂可明確反映海洋公園公司未來的工作重點。為使海洋公園公司能因應實際情況進行保育工作，無須特別界定"保育"一詞。當局亦告知，海洋公園公司的當務之急是改變其營運模式，沒有任何計劃在境外籌辦活動。這項修訂可提供彈性，讓海洋公園公司日後可在園區以外甚至香港境外進行保育和教育工作。在新營運模式下，海洋公園內與保育和教育相關的設施會繼續由海洋公園公司營運，山下園區的零售/餐飲/消閒區及部分山上園區會外判予私人發展商/營運商經營。委員認為，海洋公園公司的未來財務狀況將取決於外判安排及全天候運作的水上樂園所帶來的收入，並關注海洋公園公司日後的營運如何能達至自負盈虧，而無需政府再次撥款。當局表示，海洋公園公司的目標是在2021年年底前進行招標，以期在2022-2023年度獲得首筆前期款項。預計新的零售/餐飲/消閒區可在2026-2027年度投入營運，屆時會獲得租金和收入分帳。按財務委員會先前的審批，政府會由2022-2023至2025-2026的4個財政年度每年向海洋公園公司提供2億8,000萬元的補助，以推行保育和教育工作。同時，海洋公園公司會致力控制成本及開拓更多收入來源。當局亦告知，海洋公園公司曾進行市場意向調查，得悉市場對參與發展感興趣，並已進一步向潛在投資者解釋外判細節。海洋公園信託基金於1987年成立，主要用作支持海洋公園發展計劃的資本開支，所有捐款收入須撥入基金。根據現行條例，若要將基金用作其他用途，須先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由於海洋公園未來或會收到推展保育和教育方面的捐款，當局建議將審批基金的權力下放至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以精簡程序和監察基金的運用。《海洋公園附例》就海洋公園公司管理園內的設施及訪客的行為訂定條文。當局告知，過往絕大多數的園內違法事項都能以管理或勸諭方式處理，甚少需要根據《附例》採取執法行動。在新的營運模式下，當局建議廢除《附例》。海洋公園公司會與營運夥伴協調處理訪客的行為。委員關注在外判安排下海洋公園公司職員的福利，並呼籲海洋公園公司避免裁員、為員工保留職位，以及制訂措施防止日後出現"分判服務"或"假自僱"的情況。當局表示，為減低對員工的影響，海洋公園公司會循序漸進地進行海洋公園的轉型、暫停招聘，亦會鼓勵營運夥伴優先聘用現有員工。法案委員會的討論內容已詳述在報告內。委員不反對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亦不會對《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代理主席，以下是我對《條例草案》的個人意見。我支持今次的《條例草案》，特別是在疫情下旅遊業十分淡靜，讓海洋公園可以休養生息、重整目前的業務，以便探索未來的發展之路，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雖然法案委員會只舉行過一次會議，但可以清楚明白委員十分支持今次修例，並且高效優質地完成了《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另外，法案委員會曾邀請公眾就《條例草案》提交書面意見，但其間並無接獲有關《條例草案》的意見書。我相信，無論是委員或公眾，都極之關心海洋公園未來的財政是否可穩健發展、如何才能做到自負盈虧，而無需政府不斷"填氹"、"泵水"。值得欣慰的是，海洋公園耗資逾40億元打造的全新樂園項目——水上樂園——將於中秋節正式開幕。從預售門票的熱烈程度可見本港市民都熱切期待享用海洋公園的新設施，而水上樂園更加標榜全年及全天候運作，相信疫情過後，定必成為一家大小的休閒好去處。我相信，隨着今次《條例草案》獲得委員支持，立法會亦會繼續敦促政府履行監管責任，確保海洋公園日後的營運可以越做越好。

代理主席，海洋公園是香港著名的主題景區，已經有40多年歷史，曾經歷1998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2003年的SARS，又曾經受惠於內地開放自由行。海洋公園陪伴我們多年，無論如何起起跌跌，都為市民及遊客帶來不少歡樂，是我們的集體回憶。但近幾年，公園面對區內同質景點的激烈競爭，又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更新改造，缺乏新鮮感，加上經營成本上升，收入不穩定，公園的經營舉步維艱，由2015年開始已經連續6年錄得虧損，即使2018年入境旅客創歷史新高，亦無法扭虧為盈。在2019年"黑暴"及新冠疫情的雙重打擊下，更令公園的財務陷入危機，如果沒有政府進一步的支援措施，公園難逃倒閉的厄運。海洋公園作為香港的標誌，亦是重要的旅遊景點，為香港的旅遊、經濟、就業、保育、教育等方面作出不少貢獻。要重生，需要政府再注資及改變以往的經營模式，是目前環境下最為可取的方案。

一般主題公園的盈利模式是靠推高入園人數，通過門票、餐飲和紀念品收益，以維持收入及利潤。所以，園區需要不斷更新設備，不間斷地宣傳推廣，才能吸引更多旅客。這種經營模式成本高、開支大，受通脹影響下，每年的經營、維修及建造成本只會不斷增加，一旦入場人數無增長甚至下滑，便會陷入經營困難、收支失衡、資金斷裂的惡性循環。海洋公園正正是陷入這個惡性循環中，多年來投入了龐大的開支，已經令公園無法自拔，需要政府支持，重新定位，尋找新的發展路向。在新的改革方案下，海洋公園可以將山下及部分山上的零售、餐飲、消閒區出租，相信這部分的租金收入比較穩定，有助園區收益。但要注意的是，公園入場人數始終有限制，如果山下的園區免費開放，將導致大批的人流於節假日到園區遊覽，可能有少消費甚至不消費的情況發生，影響租戶的生意，長遠會影響園區的租金收入。建議公園可以考慮在節假日入場時適當收取費用或購買一定數額的消費券，以控制人流；而山上採用入場及逐項收費的做法，相信公園會因應入場人流的消費變化，隨時作出適當的調整，問題不會太大。我反而比較擔心的是投資高達40億元的水上樂園，經營會帶來不少挑戰，挑戰包括除了要應付日常開支外，還需要折舊、還本、付息；幾年後，為提升吸引力，可能要再投資或改造一些設施，要再花一定的資金；在冬天淡季時，收入亦會明顯受到影響。面對種種壓力，管理層要做好短中長期的預算，千萬不能令公園再陷入財務危機中，因為政府已沒有理由再度注資公園，到時公園可能只有選擇倒閉，這是市民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二是要致力做好保育教育。《條例草案》把海洋公園的職能涵蓋保育，我同意有其必要性。面對區內多個大型主題公園的競爭，海洋公園無論在規模、硬件、市場覆蓋都難有優勢，但公園多年來在動物保育及教育方面已見成效。早在1993年，公園建立了動物保育基金，擁有成熟的科學研究團隊，除了重點關注中華白海豚與大熊貓外，亦有就多種瀕危物種進行研究及保育。2004年成立的香港海洋公園學院早為中、小學生舉辦課程，讓他們了解大熊貓、小熊貓、海豚和海獅、魚類、鳥類或植物等的習性和生態知識，為我們的下一代提供實在、專業而有趣的課程。以海洋公園在保育教育方面的基礎及優勢，是周邊地區的競爭對手短期內無法做到的。未來4年，政府已撥款11億2,000萬元支持海洋公園繼續投入資源在保育教育方面，這是其他地區所沒有的，公園應該利用這筆撥款制訂一套更有系統、專業及科學的保育教育計劃，加強與社區、學校以至海外的聯繫，提供更多支援。同時可以利用自身獨特的保育、教育資源，開發一些深度體驗項目，打造具本地特色的保育活動，為市民和遊客提供獨一無二的旅遊體驗。三是完善招標方案，盡快令公園渡過難關。海洋公園位置優越，港鐵直達，周圍風景怡人，園內設施仍有不少吸引力；"躍動港島南"發展規劃將會為公園帶來更多的機遇。改革後的營運模式一定可以吸引有能力、有實力的本地及外地投資者參與。日前，公園開始邀請投資者以BOT模式合作發展，並將展開投資者預審，證明公園管理層的工作有效率。《條例草案》通過後，公園應盡快公布招標資格預審詳情，爭取年底前進行招標，重建公眾對公園的信心，令在職員工放心。面對未來新的經營模式，海洋公園應盡社會責任，避免裁員，或協助他們轉換其他工作崗位。四是加強與旅遊相關業界共同探討合作方式。過往一段時間，海洋公園是內地旅行團必備行程，其後由於門票價格不斷上升，內地同質的景區越來越多，近年對旅行團的吸引力明顯下降，入園人數逐年下跌。未來海洋公園的入場收費模式會分山上、山下及水上樂園，除了釐定對外收費標準面臨挑戰外，如何與其他旅遊業界的持份者，包括旅行社、酒店、交通持份者及香港旅遊發展局的合作，同樣是具有挑戰。公園應與各相關持份者多溝通，了解所需，令銷售及宣傳策略上更能做到多元化，以豐富的產品吸引不同類型的旅客，為公園帶來持續收入。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受到"黑暴"、疫情，以及再之前的"踢篋"、"驅蝗"事件影響，訪港內地旅客數目大跌，導致過往以機動遊戲為主要賣點、過分依賴內地旅客收入的海洋公園，在營運方面出現嚴重的財政赤字，甚至有倒閉的危機，需要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救亡。政府及園方其後制訂了一套新策略，摒棄主題公園的發展模式，將海洋公園重新定位為以保育和教育為主、結合自然、歷險和娛樂的休閒度假區，希望可以令海洋公園重生，達至自負盈虧。今日恢復二讀的《2021年海洋公園公司條例草案》，目的正是落實上述的新發展策略，為公園的改革計劃提供法律基礎，拆牆鬆綁。《條例草案》其中一項主要修訂是將海洋公園公司的法定職能和使命，由過往的"康樂"及"教育"，再加上"保育"的字眼。對於有關的修訂我是有些憂慮的，因為對於何謂"保育"，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可能認為保育即是甚麼也不能動、甚麼也不能變，公園內的一草一木，以至已經過時和老化的機動遊戲設施，全部都要保留，不遷不拆，這樣才能稱為"保育"。將"保育"兩個字寫入法例內，變成海洋公園的法定職能，將來園方想進行任何新建設、想拆卸部分舊有的建築物，或因為要配合發展而需要移植或斬數棵樹，會否就有人執着於這兩個字去申請司法覆核，藉此阻撓工程進行呢？事實上，過往法例並沒有列明園方需要做保育工作，但實際上已做了很多年，是否有必要作出相關修訂呢？我希望我是過慮，但香港在回歸後，確實是有人經常執着於法例當中的一兩個字，透過司法覆核等方式，阻撓不同類型的發展計劃。《條例草案》的另一組修訂，是明確授權海洋公園公司可以在現有公園範圍外營辦業務，甚至是走出香港也可。《條例草案》亦清晰地訂明，園方有權將部分園區用地及設施以長期特許經營權等不同形式外判予私人機構進行建設和營運，藉此增加公園收入，同時令有關的零售、餐飲及消閒服務更多元化、專門化和商業化，令園方可以更專注於教育和保育的工作。據報，園方近日已經計劃為免費入場的山下區，以及仍須收費的兩個山上的主題區，邀請有意合作的私人機構入標。事實上，海洋公園正正在港鐵車站和香港仔隧道出口旁邊，加上政府推出"躍動港島南"計劃，希望將港島南打造成充滿活力、魄力，同時適合工作、居住和消閒玩樂的地區，公園的未來發展理應是大有可為的。如果相關的發展商及承辦商能夠善用海洋公園的品牌、教育保育的特色，以及優美的自然環境，應該比一般的商場、食肆和娛樂設施更具優勢。但是，要有效地發揮相關的協同效應，在商業考慮與教育保育之間取得平衡，妥善協調將來山上山下3個主題區、園區的3間酒店，以及即將開幕的水上樂園，避免有關設施和營運方式變成格格不入、各自為政，園方的管理能力就至為重要。海洋公園公司的管理績效過往備受質疑。在立法會先後兩次批准撥款合共超過100多億元為公園救亡，以及政府借調官員出任公司的管理層後，市民仍然未能看到很明顯的改善。以水上樂園為例，園方早於今年年初安排議員入內參觀，大家也看到各項硬件設施都已經接近完成，但樂園的開幕日期卻一拖再拖，由最初說7月、8月可啟用，一直拖延至現在要9月下旬才開幕，錯失學校暑假的黃金檔期，令人再次質疑園方的管理能力和政府監管工作的成效。海洋公園公司的新任行政總裁剛在上星期上任，我真的希望新人事可以帶來新作風、新景象，切實地提升園方的管理效能，加快落實各項改革建議，務求盡早達至自負盈虧，以至帶動整個南區的發展，而不會變成不斷要納稅人注資、"填氹"的公帑黑洞。代理主席，早於去年年中，政府首次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為海洋公園救亡時，我和很多建測規園界的專業人士已指出單單針對公園進行改革並不足夠，要整個港島南區去做，聯同黃竹坑工業區的改劃發展、香港仔巿中心和海濱地區的活化更新一併規劃和推動，最終促成特首在去年施政報告提出"躍動港島南"計劃。我聯同業界4個專業學會其後成立港島南區及海洋公園發展工作小組，多次約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很多時候也有出席——旅遊事務署和海洋公園的代表，以及在本月初與新成立的躍動港島南辦公室官員舉行會議，就海洋公園以至整個南區的未來發展坦誠地交流和提出意見，政府和園方亦吸納了我們不少意見和建議。這種尊重專業、攜手合作的態度和做法，是值得稱讚和應該進一步推展。我希望政府未來推動發展計劃項目時，例如"明日大嶼願景"、新界北的多個新發展區，以及一些大型的舊區重建計劃，也可以參考這種諮詢和合作模式，其效果和效率可能會勝於較傳統的"填點心紙"、"鬥大聲"的公眾參與活動。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二讀及三讀。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海洋公園公司條例草案》。代理主席，大家都知道有關背景，海洋公園雖然是香港市民很有感情的一個地方，但亦曾一度在財政上"流血不止"。最後，政府要撥款救亡，希望能挽救海洋公園，並且提出一些條件，我們在議會已表達了清晰的見解，就是希望海洋公園必須有一個徹底改革。政府亦吸納了這些意見，將其定位改變了。在定位上，如果海洋公園還想與周邊地區的大型主題樂園鬥大，或者在機動遊戲上鬥新穎、鬥硬件，那看來真是沒甚麼優勢，是"輸硬"的。

今次，政府落實了海洋公園的改革，而《條例草案》其實正正是落實這個改革的第一步，就着海洋公園的定位，包括賦予其權力進行一些保育工作，在今次的《條例草案》中作出相關的適應修訂。代理主席，說回海洋公園的定位，正如我剛才提到，如果要與周邊或附近一些大型主題樂園，包括內地——現時有長隆，其實都是做得非常之好——如果真的要與這些樂園鬥大、鬥硬件，海洋公園真的沒有優勢。不過，正如我們在法案委員會或今天很多同事所提到，其實海洋公園在保育方面......如果其定位是香港市民一家大小平時一個好去處，在該處可以得到很多教育資訊，學習到很多保育知識，如果定位是這樣的安排，我相信整個概念便大為不同，整件事便相差很遠。如果說到過去，我們看到海洋公園在很多機動遊戲處理方面，如大家所知，所用的維修成本其實相當高，所以一定要"斬纜"。現時的做法是把一部分進行動物保育，做有教育意義的工作，另一些就外判給其他承辦商，由他們進場，希望利用一些新方式，待將來有旅客來港時，在那裏有一些收費。最低限度在這種情況下，我希望看到海洋公園將來能有一線生機，可以真的轉虧為盈。當然，就這一點，我都要在此提出。在法案委員會的時候，我聽到有同事提到，他們留意到《條例草案》賦予海洋公園權力，處理一些境內的保育，包括園區內的保育，並且包括境外的保育。老實說，我相信局長也聽到很多議員同事的看法，就是我想還是先關注和做好境內的工作，至於境外那些情況，我記得法案委員會有同事曾提到，既然現時境內的也搞不好，他們擔心境外那些保育是否能做好。最重要的是做完之後，最重要的是有收益，這個都是大家很關心的，因為不想再繼續好像以前那樣"流血不止"，大家都關心海洋公園的經營情況。因此，我認為在現階段應該先專注處理境內的保育、教育工作。這一點我認為值得再在這裏提及。另外一點，我想借這個機會表達，就是關於外判及招標的情況。當然，剛才很多同事都提到，希望局方能盡快加快進度，就招標後的整個程序、整個情況及最新進展，盡快向我們及公眾交代。因為大家都關心是哪些單位進場，將來它們打算用甚麼方法運作，因這直接影響海洋公園將來的收入。大家明白這涉及公帑運用，所以希望局長聽到這方面相關的意見。整體而言，我們希望海洋公園在今次這個徹底改革、定位的改革後，會有一個重生的機會。其實我自己去過海洋公園，看到有些保育方面，例如很多處理動物保育的前線職員，我觀察到他們其實都很敬業樂業，他們做這份工作，可能亦因為他們覺得這是一份有意義的工作。就此，我剛才亦都聽到很多議員同事提出，而我自己都有這個觀點，就是這群員工、這些同事正面對很困難的時候，我們希望政府在現時香港經濟如此艱難之際，繼續留住他們，不要因甚麼事裁員或者令他們被lay off。其實他們特別是很多前線職工，我相信在這份工作上，特別是保育工作，他們內裏都有一份熱情，所以這個更加需要一提。這點特別希望局方聽到，就是員工的工作飯碗都是很重要的。我希望海洋公園經過今次的定位改革，將來可以有一個重生的機會。

代理主席，對於這次有關海洋公園的修例，我作為勞工界代表，首先當然會關注旅遊業界從業員的就業機會。事實上，海洋公園作為重要的旅遊基建，不僅帶來很多就業機會，亦可帶動整個旅遊業，吸納很多遊客。當然，現在的疫情是一個特殊情況，任誰也說不準。我們希望疫情過後——當務之急當然是要做好抗疫工作——日後若有條件通關，相信很大機會是要先做好與內地的通關工作。

市民過去很擔心究竟海洋公園營運得好不好，要不就是有段時間死氣沉沉，設施了無新意；要不就是有段時間弄得很華麗，但又變得好像"大花筒"般，過度舉債，以致現在仍然要"找數"，財政負擔甚重，出現過度擴張的情況。怎樣才能令海洋公園有效益地運作，使香港市民得益，既能創造經濟成果，又能讓旅遊業界從業員有工開呢？

今天有很多同事提出了各自的願景，我覺得有數項事情始終要"貼地"，任何成功的主題公園也要"貼地"。當然，海洋公園本身有很多得天獨厚的優勢，它建於南朗山之上，將整個南中國海、深水灣的美景盡收眼底，亦提供許多多元化的體驗，但可以怎樣發揮呢？其中一點，就是海洋公園的董事局真的要做好市場研究調查，切忌閉門造車，特別是在票價定位方面。他們其中一個改革重點是增設逐項收費，例如山下會免費開放，當遊客使用園內的服務時，便會逐次收費，而山上亦會設有一道閘，有些是逐次收費，有些則採取全票的做法。

一個主題樂園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多些訪客，園內的服務才能做到生意。劉鳴煒主席之前提到這會是中檔消費，我當時曾說，其實中檔的定位很闊，每個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如何可以令大部分市民均能享用園內的服務？第二點是外判方面，園方將部分活動外判，希望能做到有多些創意元素，減輕園區的財政負擔，我們是理解的。可是，其他基本服務，包括清潔和保安，應該由海洋公園自己聘請員工，不應外判。

最後，在一些新增內容上，不論是由海洋公園自己還是新的外判公司負責，也希望能發揮本地創意和特色，鼓勵中小微企或初創人士參與，特別是讓年輕人可以有更多發揮機會，並且要多利用創意科技和藝術科技，因為過去海洋公園有很多遊玩項目都是十分重型的設備，成本偏高。我最近參觀了很多藝術科技的展示，當中有些新想法其實只是一些點子，未必需要高成本，卻很好玩和有趣，如果要轉內容，亦會較容易，我希望可以多點使用這些技術。我希望香港作為一個創意都市，是展示海洋文化最好的平台。最後，還是同一句，現在當務之急是盡快通關，希望旅遊業可以盡快衝破現時的困境，海洋公園未來的發展便會更好。

對此，香港普通市民的意見其實都非常分歧，甚至我的商界朋友的看法也很分歧。我有專業會計師朋友來電對我說：他無論怎麼計算，算出來的也是給它50多億元，它也會繼續虧蝕下去，是無法解決的。如果長期如此，香港其實要"填氹"到何時呢？當然，在那一刻尚未有一個好像今天的完善方案，即是把山下園區改為零售和飲食，並自負盈虧，交給私人發展商經營，希望可以從那裏增加收入；而山上園區則設有一些新措施，而投資者或營辦商亦要自行出資。可以想象到當中的保育方式，即盡量在那裏保育一些海洋生物，供市民參觀。

他很快便答覆說當然有興趣，只要能夠把海洋公園這個品牌帶給大灣區近8,000萬人口——雖然今天未能通關，但可以keep着它的知名度和我們的名聲的話——對海洋公園其實一定有好處。雖然現在尚未能夠做到，但他珍惜每一個能幫忙這個品牌吸引遊客的機會，都會親力親為，並已立刻安排他的同事與我的同事跟進。我相信這方面有助海洋公園往後繼續發展。今天《條例草案》來到這一步，我們自由黨其實一定會支持，因為海洋公園其實差不多是香港一個很重要的品牌。對旅客，我們會告訴他們，除了香港迪士尼外，我們還有一個海洋公園在此。雖然形式可能有少許改變，但地方一樣在，吸引訪客的方式是不同了，但海洋公園和香港會繼續在這個世界上保存着。這為香港的旅遊業及飲食、零售業等帶來更多客戶，會有一定幫助。所以，局長，繼續努力。
代理主席，我相信這裏只有我一個最近有去過海洋公園，兩個星期前......我兩個星期前去，我用......

所以，如果主題公園要生存，真的要靠本地遊客。但是，本地遊客是需要......我記得我之前看過很多年前做的一些feasibility study，如果一個主題公園要生存，在香港的人差不多1年要去3次，有小朋友的人可能會的，但其他人則未必。若非這次陪家人去，我之前真是20多年都沒有去過海洋公園。那麼公園如何生存呢？所以，這次修例或者可以令海洋公園改變它的經營模式，但是，有幾點必須留意。我們一直說海洋公園是講保育，但我們去參觀那些展館或者看熊貓，其實只是一進一出而已，排隊要排很長時間，但看動物其實走完一條路便要離開了。

我們看到有些工作人員照顧動物，但他們與參觀的小朋友沒有甚麼溝通和交流。

所以，當日和小朋友一起去，小朋友說也想摸一下，我說要幾百元，不要摸了，我們看看好了，因為消費券用完了，你知道嗎？

如果說海洋公園是香港最具本地特色的主題公園，我想沒有人會反對，它亦承載了很多我們香港市民的集體回憶。但很可惜，由於早期大額的舉債，加上2019年"黑暴"之後入園人數大減，以及疫情期間曾經長時間停運，令到海洋公園入不敷支，陷入財困，被迫要重組。在今年年初和去年就曾經討論過是否撥款為海洋公園續命。當時兩種聲音都有，最後政府都決定要撥款，亦得到立法會通過。那就為海洋公園的轉型爭取了一些時間和空間。今次的修例其實與撥款無關，而是為了海洋公園未來的轉型作一些適當調整。其實說來也有一點欷歔，因為海洋公園屹立40多年，入園人次曾經名列世界前茅，也是一個公認的南區景點。未來海洋公園的園區會縮小規模，着重海洋生態的保育。另外，亦會撥出山下的區域去做一些外判的零售和餐飲業務。新的模式究竟可不可行，我一直都表示有疑慮。如果認為單純外判，把波踢給商家，又或者海洋公園做"收租佬"就能解決財困，我覺得這個說法是過分樂觀。海洋公園未來會與以前不同，以前去一去就可以玩足整日，未來可能只是停留大概半天。

因此，主席，我支持《條例草案》，是痛苦地支持的，我看不到出處。

主席，其實我看到，我們今天一定會支持，我們日後會繼續"揼水"，但我期望商經局下次修改這項條例時，可以給自己多些權力和發展空間。既然來到這處解除魔咒或金剛罩，那麼請他們做闊一點，因為他們的頭只會越來越大，當頭大而頭箍小的時候，我肯定這會是很痛苦的。

如果沒有，我現在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答辯。
主席、各位議員，政府於今年6月將《2021年海洋公園公司條例草案》呈交立法會審議。

我亦感謝剛才有10位議員就此《條例草案》發表意見。正如我們在文件和法案內已清楚闡明，修例的目的是提供明確法律基礎，賦權海洋公園公司推展和落實先前我們討論過的策略，讓公園能夠成功轉型發展，成為一個專注於保育和教育、扎根於自然的休閒度假勝地，以致不單可以提供服務，亦可以自負盈虧的形式繼續運作。

日後海洋公園公司和營運商會採納合適的方式管理公園及訪客的行為，例如訂立入場條款，要求場內人士遵守。海洋公園公司亦會與營運商訂立溝通機制，協調園內有關規管和保安的事宜。主席，剛才有10位議員繼法案委員會審議後，對海洋公園各方面，包括其短、中、長期發展方向、職能、使命、營運方式、財務安排、票價訂定、轉型方向、員工去留、管理模式，以至是園內園外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意見，我在此表示感謝。

今日，大家亦再次重申大家關心的地方，我相信大家的目的是希望我們做得更加好，當然，"捉鹿"不一定要"脫角"，因為從保育的功能來說，我們對動物的珍惜會付諸於教育和保育，並會做好營運。我相信我們已清楚知道大家的意見。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也一如以往，在汲取了大家的意見後，掌握時間，不失時機，進行多項工作，包括水上樂園已經完成興建，亦做好了所有安全、牌照的手續，也安排了人手，可以投入服務。初步來說，售票情況理想，市民亦有所期待。

我們希望新的領導層可以按照大家的意見，跟董事會合作，繼續推展工作。我們亦很清楚現時董事會、領導層，以至社區內的人士，對海洋公園都抱有熱切的期望，園方會秉承並一如以往般努力工作，希望能夠轉危為機，令海洋公園可如大家所願，成功走出現時的困境，成為令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旅遊、消閒、保育和教育設施。主席，《條例草案》獲通過後，除涉及廢除《海洋公園附例》第9條外，其他條文均會在憲報刊登當日生效。至於第9條，則有待海洋公園公司及合作營運商準備好規管園內訪客行為的安排後，我們以憲報公布的生效日期為準。主席，我懇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使海洋公園公司能如期推展未來的計劃，在感謝議員提供許多寶貴意見之餘，也希望各位議員能像麥美娟議員或剛才幾位議員提到，會購票入場，高高興興地在公園暢遊。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21年海洋公園公司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2021年海洋公園公司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21年海洋公園公司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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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9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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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海洋公園公司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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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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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海洋公園公司條例草案》。

無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陸頌雄議員動議的"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議案。有兩位議員會就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會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稍後我會先請陸頌雄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然後依次序請郭偉强議員及潘兆平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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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陸頌雄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我的議案題目是"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何謂平台工作者呢？相信大家都知道，現時很多數字平台，透過App應用程式去call不同的服務，大家最常用的可能是叫外賣。所以，大家看到很多送外賣的朋友、外賣速遞員在街上熙來攘往、"身水身汗"，為大家送上很方便的美食或各種速遞品。他們的工作其實是辛勞的，但與此同時，現時香港社會上，對這些工作者欠缺保障。我覺得特區政府在這方面都是比較遲緩，出現了一個沒有調查、沒有規管、沒有政策的"三無"狀態，對那些送外賣的朋友全無保障。因此，我今天在此提出相關的議案，希望社會能夠積極正視這方面的問題。我自己亦親身體驗過這些工作數天，我們香港工會聯合會亦做了相關的調查研究，去深入了解行業的情況。其實，在新冠疫情肆虐之下，第一，就是大家可能對外賣的需求多了；第二，很多朋友本來失業，唯有"馬死落地行"——香港人的精神——從事這些外賣工作。所以，現在是時候去正視這個新時期的一種新經濟、新的勞動關係。何謂勞動關係呢？就是老闆出錢請人，那人為他做了一些工作之後，為該公司帶來一些利潤，主要的風險承擔人就是該公司或老闆，而僱員就是聽老闆的吩咐去做事。

老闆不承認這些是勞動關係，不承認這是僱傭關係，在合約上第一句寫明：他們是自僱形式。

好像表面上，他們工作上很彈性、很自由，是否真的這麼自由呢？好了，有了這些少少的彈性，是否又等於完全應該要放棄他們在原有僱傭關係中應該有的保障，以及我們勞工法例、《僱員補償條例》等法例下應該有的保障呢？主席，其實現時的情況就是無受僱之名，卻有受僱之實，這就是現時平台工作者的工作寫照。其實這些外賣速遞公司在發展初期，有部分是用直接的僱員或正式的僱員的方式聘請這些送外賣的朋友。他們做了一段時間，可能多了人入行，或者這些公司發覺如果在合約上將他們寫成自僱人士，可能對公司有好處，不用背負這麼多工作成本，亦不用幫他們買"勞保"，這樣下去就變成他們全部都"假自僱"。事實上，這些平台公司透過一個演算法管理和控制那些外賣員的行為及服務質素，對外賣員有一個實質的控制權，即是那間平台公司與外賣員之間，是一個控制與被控制的不對等關係。平台亦都透過手機App傳送外賣員的位置、送貨的時間數據等，實時監控他們的工作。再者，它們亦有訂下規範的工作流程及守則，例如一定要用該公司的保溫袋，有些則要求他們一定要穿制服。凡此種種。如果不配合，會有懲罰的機制，特別是接單率方面。

所以，整體運作表面上是多勞多得，但決定權完全不在外賣員自己身上。但是，與此同時，他們要承擔很大的工作風險。我們其實最近做了調查，大約有不低的比例，即超過兩成的外賣員在工作期間曾經受傷，不同程度的受傷。

這個欠缺保障的問題便非常清晰。在2020年，媒體披露了11宗外賣員在送貨期間受到中度傷害的個案。警方公布，今年第一季交通意外數字涉及有人受傷的電單車意外有771宗，94宗與外賣速遞有關，佔總數的12%。他們送貨又沒有保險，這是最大的問題。

在7月16日，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交通運輸部、應急管理部、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醫療保障局、最高人民法院及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發表了《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很長——已經提出了要為相關的外賣員提供勞工保障、工資保障、意外保障等，保障其權益。中國台灣地區亦判定了外賣平台和外賣員是有僱傭關係。西班牙更走前一步，展開了禁止所有數字平台以"假自僱"的方式聘用人員的立法工作。香港政府做了甚麼呢？局長，我們早前在人力事務委員會便敦促過你們一定要先做研究，了解究竟香港現時有多少人正在做相關的工作，他們的工時、工資的情況是如何。根據我們的工資統計，其實他們的工資真的一點也不高，在我們的調查中有超過一半人都是做全職的，但賺取600元以上的只有13%，即使能夠賺取足600元，1個月其實亦只有15,000多元工資，比工資中位數還要低，主席。工資低、沒有保障、風險高，但那些公司卻大賣廣告、賺錢。主席，我們的經濟發展一定要以人民為中心，這個發展理念才能達致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對於外賣平台，我不會完全否定它的價值，究竟是危是機？現在都言之尚早。再者，的而且確很多市民認為這是挺方便的，也有一些朋友透過這些平台找到他們的工作機會。但是，重要的是政府要立即就着相關的行業生態進行研究、收集數據及提出新的政策保障。我們有一個調查，結果顯示超過82%的受訪者要求政府規管這些外賣平台，規定平台為外賣員提供不低於勞工法例的薪酬、安全及工傷意外等保障，希望政府能夠正視問題。

主席，我的修正案是要貫徹我早前在人力事務委員會裏提到，應該認定平台經濟的僱員是有僱傭關係，以及認為政府應該就這種僱傭關係作一些法例修訂，以堵塞任何漏洞。主席，隨着社會進步和資訊科技發展，香港的經濟結構出現了一種新的經濟模式，我們稱之為平台經濟。因為新冠病毒的出現，更令到平台經濟發展得十分成熟和多元，有外賣、有貨運，我相信未來有不少其他工種都有機會仿效。相關的平台工作者人數大幅增加，問題便出現了，現時香港的勞工法例是否涵蓋和可否保障到在平台經濟下工作的人士呢？先說平台經濟的漏洞。事實上，香港現時的平台經濟公司往往聲稱"打工仔"有一個自由度極高、極有彈性的工作時間，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用做，又可以拒絕接單，就連"打工"那位都信以為真。

但實際上，我們所說的是一個怎麼樣的概念呢？

香港的實際情況是，再說得具體一點，例如有一間名為"熊貓"的外賣平台公司，它在聘用條款說，在新的制度之下，工作者是屬於自僱人士。但最吊詭的是，每位工作人士都要預報他下一個星期有哪些時間可以上班，哪些時間無法上班。如果應承了而做不到的話，便會有懲罰，大大減少他往後的派單量。簡單來說，即是員工上報工時之後便要定時定候上班，遲到便會被老闆懲罰。雖然你不是在一間辦公室工作，但實情是，你是否真的覺得自己是自僱人士呢？看看其他國家的經驗，西班牙是最早站出來說這是屬於"假自僱"。根據西班牙政府的定義，他們認為平台公司是透過電腦演算法來管理和指派工作，所謂的自僱方式是屬於"假自僱"。到了去年9月，西班牙的最高法院亦裁定了當中的僱傭關係，特別是程式其實是由人編寫的，只不過是編寫之後放進電腦內，由電腦控制。究竟電腦是直接的管工，抑或只不過是管工輸入了一些指示？台灣地區的例子亦是一樣，他們認為有需要增加保障，特別是當有意外發生的時候。我本人的建議是，政府應該盡快檢視平台經濟的僱用模式，以及參考外國的例子，盡快確立平台公司與平台工作者是有僱傭關係。是次的問題亦反映了香港的勞工法例經常滯後和欠缺前瞻性。為了保障本港的"打工仔"，希望勞工及福利局盡快帶頭立例。多謝主席。

主席，首先，我感謝陸頌雄議員提出保障平台工作者的議員議案。現時，政府對新興的零工經濟模式視若無睹，全無對策。鑒於政府對零工經濟袖手旁觀，我在2018年便針對零工經濟建議本會資訊服務部資料研究組了解外國經驗，檢討加強保障獨立工作者的政策。我亦曾在財政預算案辯論中質詢政府，會否因科技發展帶來的新僱傭模式而檢討勞工法例。早前，本會亦有議員提出相關質詢，但政府的回應只是含混其詞，支吾以對。我期望透過今天的討論，政府能對零工經濟有一個明確的態度，盡快趕上科技發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勞工權益。我明白零工經濟的平台工作者的聘用模式異於傳統模式，在英國、西班牙等地，更因為平台工作者的僱傭關係鬧上法院，要由法院仲裁；而英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亦先後把平台工作者納入勞工保障範圍。在上月，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等部門聯合印發《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台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對保障外賣送餐員的正常權益提出全方位要求，督促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單位為建立勞動關係的外賣送餐員參加社會保障。在香港，有傳媒引述英國研究機構凱投宏觀的報告指出，在去年4月至6月的疫情高峰期，外賣服務估計保障了香港約48,000個職位，若以餐廳夥伴的營業額計，外送服務為第二季香港經濟貢獻了80億港元，平均有31%的餐飲從業員因餐廳提供外賣服務而保住工作。

與此同時，政府應全面研究為平台經濟制訂僱傭政策。這是我修正陸議員的議案的初衷。對於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我明白郭議員希望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意向，但在現階段，要求政府把平台工作者的僱傭政策與傳統經濟的僱傭政策看齊，未必是最好的做法，因此，稍後若郭議員就議案提出的修正案獲本會通過，我將撤回我的修正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感謝陸頌雄議員提出今日的動議辯論，以及郭偉强議員和潘兆平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會認真聆聽各位議員的意見，同時也想藉此機會闡述政府保障平台工作者權益的工作。隨着社會和科技發展，加上新冠疫情肆虐，市民的生活習慣和模式有所改變，對食物送遞或運輸服務的需求增加。提供有關服務的平台公司在香港發展迅速，平台工作者的權益及保障亦自然備受關注。平台公司與平台工作者的合作關係，以及如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是提出今日動議辯論的議員及不少勞工團體的核心關注。政府對有關議題亦十分重視。平台工作者一般身兼多職，我們必須先了解他們與平台公司的合作關係，才能釐清他們在個別工作合約下是否享有勞工法例的保障。數碼平台是新興產業，發展迅速，平台公司與平台工作者的合作關係和條款亦不斷演變。不同國家及地區所採取的應對策略和措施皆有分別，但不少共通的處理手法均建基於訴訟而產生的法庭判決，甚至是經歷多番上訴後的終極判決。根據以往香港法庭處理涉及自僱爭議的案例，要分辨一名人士是僱員或自僱人士，並無單一準則，而是必須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在不同的個案中，需要考慮的因素亦不盡相同，而個別因素所佔的比重也沒有一成不變的定律。香港至今未有平台公司或平台工作者就雙方是否存在僱傭關係提出訴訟，但從原則上來說，假如雙方實質上存在僱傭關係，平台公司必須就他們在該段僱傭關係下的法定僱傭權益負起責任。勞工處一直向市民大眾推廣及宣傳僱員與自僱人士的分別，為涉及假自僱糾紛的人士提供諮詢及調停服務，並且積極執法，致力保障合資格僱員的法定權益。另外，我們正研究不同國家及地區就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所採取的政策，以及對香港情況的參考價值。勞工處與政府統計處亦正商討進行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的計劃，務求掌握平台工作者的工作情況。

主席，我支持陸頌雄議員提出"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的議案，以及郭偉强議員及潘兆平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現時科技發展神速，全球營商模式發生巨變，互聯網平台衍生出全新的工作模式，涉及食物送遞、交通運輸等不同範疇。這些被稱為零工經濟的新型經濟模式，工作者與平台公司的僱傭關係的確有點含糊不清，出現不少勞工權益保障的爭議。事實上，這種新型經濟為不少人帶來就業機遇和工作彈性，特別在疫情期間，我看到有不少人暫時會以全職或兼職形式做"炒散"、送外賣、運輸等工作，但平台工作者通常屬於自僱，不享有勞工法例下的法律保障，部分平台公司甚至會利用灰色地帶，剝削基本勞工保障，引發爭議不斷，可惜政府至今仍然未有計劃擴大《僱傭條例》的涵蓋範圍至自僱人士。既然零工經濟成為社會發展的大潮流，我個人認為政府不應對這些爭議袖手旁觀。我知道內地正在積極地正視這個問題，並正草擬相關的法例，我今天亦希望藉着陸頌雄議員的議案，提出一些建議或方法，供政府、議員同事或社會大眾參考。

第二，我主要想說的是，我們可否成立行業保障基金呢？

旅遊業賠償基金是如何運作的呢？本港旅行社會從每筆旅遊費中收取總數0.15%的印花徵費作為賠償基金，向旅客提供意外和醫療開支等方面的保障。

如果送外賣的員工不幸地在外送途中發生意外或事故，便可向這個行業保障基金申請一些保障。

在零工經濟下，勞資糾紛不斷，政府檢討現行勞工法例是當務之急，但當然亦須參考一些新思維和具體可行的方法。我希望我今天提出的方法可供大家考慮，或者可以拋磚引玉，說不定能讓大家提出更多和更好的方式。

主席，如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如何處理這些合約的問題，其實有很多方法，其他國家都已經正在做很多研究，譬如新加坡，可能他們透過他們的工會去買保險等。我的時間只剩下5分鐘，我的同事剛才都說了如何提出一些保障的方法。我的5分鐘，我就不想說那些具體方法的內容，反而想說說態度的問題，即政府如何處理或者對待平台工的態度。政府在6月份提交給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中說，就平台工，他們是沒有統計，沒有研究。外國其他政府的規管經驗是甚麼？文件表示："各地的社會制度及經濟發展各有不同，其政策或建議只可為香港提供一般性的參考"。在參考後，香港做些甚麼？我想大家都應該很明白，特別在疫情下，大家都會多用了網約或平台網購、送外賣等服務。大家都知道，這是經濟發展的趨勢。雖說有一些國家因為當地有一些訴訟，引發他們去做一些法例的修訂或者研究，但香港是否真的又要等別人要打官司，提起訴訟，或者出現一些我們不想看到的意外，我們才會去做事呢？不知大家知不知道在數個月前，微博熱搜出了一個名字叫王林，我不知大家知不知道是誰。王林是北京市人社局勞動關係處的副處長，他是做甚麼的呢？他就是自己親身......我們香港就有陸頌雄議員和我們的研究團隊自己去送外賣，做數天平台工，我們的一些同事甚至做了數個星期。那麼這位人社局的年輕副處長又去做，去感受一下究竟做這些網約工、外賣員的辛酸是甚麼。

所以，有一些處長，即內地的官員都會親身去試試這個行業，我們也不是叫局長，局長看都不看我們，更不要說叫他出去做平台工，對吧？現在也沒有叫他去做，是研究而已，為何政府好像甚麼都沒有，沒有統計，沒有研究？對於我們現在的平台工出現了這些問題，政府會做甚麼？他回答我們說，勞工處要加強宣傳推廣，提供諮詢服務和協助，叫勞工督察多些巡察。這是否叫作"牛頭唔搭馬嘴"，或者叫做"hea答"？主席，我想說的就是態度的問題。如要解決問題，我們不應否認平台工作者的數目會越來越多，這亦可能會是一個趨勢。但是，我們真的不應該等到有人打官司，或者有些我們不想見的意外，才急忙看看有甚麼法例要修訂，或者如何做。其實，政府甚至應該前瞻一些，既然知道這是一個經濟發展的趨勢，就應該制訂一些政策，促進其發展。可能現時一些法例是不可以容許他們做的，那麼政府是否可以改例呢？政府又不修例，又不保障那些工友、參與的工作者，佛系地坐在那裏"hea做"。人民網對這位王林處長的做法有一句說法，我請大家聽着：歷史是公正的，誰把人民捧在手裏，人民就把誰舉過頭頂。你如果重視人民，人民亦會公正地對待你。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反對陸頌雄議員提出"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的議案，以及反對郭偉强議員和潘兆平議員的修正案。自由黨反對原議案提出"設立發牌制度規管平台公司，並把平台公司必須為平台工作者購買一定額度的意外保險訂為發牌條款之一，以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以及修正案提到"讓平台工作者享有最低工資"和"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對象至平台工作者，以及全面研究為平台經濟制訂僱傭政策"。主席，很多時候，有些人以為多為員工提供所謂"保障"，就等於對員工好，字面上是的，但實際上，很多時是糖衣毒藥。選擇做自僱人士，自有其優劣之處，難道這些人不知道嗎？加上現時在疫情下，大家也十分艱難，一直任職的工作無工開，現在連做散工也要立法規管？舉例來說，一名自僱人士可以受聘於多間公司，工作時間有彈性，收入可以是受僱人士的數倍，隨時並非賺取最低工資，為他提供最低工資，卻可能會變成最高工資。

當然，自由黨認同，平台公司有責任確保自僱人士自行買保險，因為一旦出事，可以牽連甚廣。但是，關於立法設立發牌制度，硬性規限僱主和自僱人士，自由黨認為有很多方法可以提供保障，是無須立法的，也不應以為為了所謂保障員工，便甚麼也可以做。主席，我們也不想看到有自僱人士在這些平台工作期間發生意外，更不想看到有自僱人士因為工作受傷、受損害，或招致財物損失而得不到賠償。所以，我在此呼籲各大平台公司必須為自僱人士購買第三者保險，或確保他們本身有購買保險，才給予他們工作，否則將來發生任何意外影響到市民，便不要怪責自由黨支持立法。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原議案和修正案。

值得一提的是，我相信大家也有留意到，香港這類平台工作者，特別是外賣速遞員，其實不少都是少數族裔人士。他們也是社會需要扶持的一群，亦為社會作出很多貢獻，但很可憐地，我們經常聽到不少報道指他們受到歧視和不禮貌對待，他們的權益沒有得到充分保障，他們亦不懂得申訴。所以，我期望政府能與時並進，"貼地"一點，多了解目前社會發展趨勢。首先，我們建議當局可以從數據入手，要求政府統計處恆常就"從事食物送遞及運輸的平台工作者"，或廣闊一點，針對"從事零工經濟從業員"定期作出統計和指標，收集數據，以便更能掌握這類從業員的人數、薪酬、特徵等。其次，當局亦要思量現行勞工法例是否已經脫節，不合時宜。例如經常提到的"4-18"的"連續性合約"規限這個門檻是否太高；從業員又是否只有自僱人士和僱員兩個類別？這類從事數碼平台的外賣員很多時候同時替數間不同的公司送外賣，僱主可能有數個，因此當意外和問題發生後，賠償的責任最後又屬於哪方呢？現行僱傭關係是一對一，這個傳統是否也有改善的空間呢？我看到近來，不論是內地以至外國，也有一些經驗可以參考。美國加州最近亦為處理"零工工作者"的受僱身份而引入審查機制，透過官方嚴格審議，為從業員訂立勞工法例和保障。至於內地城市南京亦試行新例，要求企業為全職外賣"車手"繳付社會保障金，為餐飲配送員提供保障。由此可見，其實世界也正在向前走。所以，我期望特區政府不要故步自封，拘泥於現行法例框架，希望可以積極作出改變，多參考海外不同地方的做法，研究在新時代下為新興的另類工作者的模式和從業員訂立新定義，為這些工作者提供更好的勞工權益，使他們獲得合理生活保障。因此，民建聯支持原議案及兩項修正案。

首先多謝郭偉强議員和潘兆平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令我原有的"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的議案得以補充和延伸，豐富了內容。

員工派送一份餐便有一份錢，基本上不需要承擔風險，除了意外的風險，而這是很大的風險。凡此種種，雖然局長說沒有絕對的標準，但如果符合這3個標準，我認為其實已經相當清楚。所以，我十分同意郭偉强議員所說，應盡快檢視僱傭的模式，確立僱傭關係，讓平台工作者享有最低工資、工傷補償、強制性公積金和法定有薪假期等保障；而潘兆平議員提到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方面，的確是稍稍補充了議案的內容，亦令保障更全面。我希望各位同事能夠支持郭偉强議員和潘兆平議員的兩項修正案和我的原議案，令大家每天在街上看到，為大家很努力地奔波送外賣或眾多從事零工經濟的朋友得到有尊嚴和有保障的工作，有保障才有尊嚴，不是說他們好像很自由，正如自由黨張宇人議員所說，大家越自由越好，甚至形容我們建議的保障是糖衣毒藥，絕對不是，這樣說根本是倒果為因。員工"仆心仆命"為公司工作——我有一次也差點跌倒——除了是為賺取微薄的工資外，起碼的保障也要有吧，對嗎，主席？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的原議案，以及郭偉强議員及潘兆平議員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主席，我再次感謝陸頌雄議員提出今次議案，亦感謝郭偉强議員和潘兆平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及剛才幾位表達意見的議員。

勞工處與政府統計處亦正商討進行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的計劃，務求掌握平台工作者的工作情況。剛才議員要求政府盡快檢視這些僱用模式。這些平台工作者是否為相關平台公司的僱員，需視乎他們個別工作的合約內容。不過，我想強調的是，一名人士的真正身份是否僱員，並非純粹取決於其職位或合約名稱。即使根據雙方訂立的合約或協議，一名人士被稱為自僱人士，但彼此實質上存在僱傭關係，有關公司仍需履行其在有關勞工法例下的責任。有議員指出，平台公司對平台工作者有一定程度的工作控制權，認為他們有機會是屬於假自僱。我亦想指出，任何有意藉假自僱合約逃避向僱員支付僱傭權益的僱主，如果沒有履行其在相關法例下的法律責任，在現行制度下已經需要承擔後果。被法庭裁定為僱主的人/公司，除需向被假稱為自僱的僱員償付所拖欠的法定權益及福利外，更有可能因違反相關法例對僱主的規定而被檢控。為阻嚇有意藉自僱人士合約逃避向員工支付僱傭權益的僱主，勞工處一直採取三管齊下的措施，協助相關人士認清他們與服務公司的關係。我們會繼續向僱主、僱員及市民大眾推廣及宣傳僱員與自僱人士的分別，為涉及假自僱糾紛的人士提供諮詢及調停服務，並採取積極的執法行動，致力保障合資格僱員的法定權益。

有議員提及平台工作者的僱傭保障，並認為他們雖然名為自僱人士，但與平台公司實屬僱傭關係，應將他們納入勞工法例，包括《僱傭條例》、《僱員補償條例》、《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等的保障。大家須注意，勞工法例涉及僱傭雙方的權責，故此，任何修訂均需平衡雙方的利益。假如把勞工法例的適用範圍延伸至自僱人士，這表示所有僱用他人服務的人也需向對方支付各項僱傭權益。舉例來說，如果有人使用由自僱人士提供的水電維修服務，也有可能要向其支付相關僱傭權益。由於這些例子為數不少，有關建議影響深遠，故此必須審慎考慮。我們聽到議員提議政府應參考海外的經驗，以研究確立平台公司與平台工作者的僱傭關係，讓他們享有僱員於勞工法例下應有的保障。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提及，我們一直關注數碼平台工作的模式，亦有留意世界各地如何處理數碼平台工作者的權益和福利等事宜。有些國家及地區如英國及美國加州，已按法庭的訴訟結果，就個別平台工作者的身份作出界定；但大部分判決只適用於個別興訟人士，並不是適用於當地所有平台工作者。另一方面，新加坡及內地一些省市則以非立法的形式，為平台工作者制訂切合他們需要的措施，以提供基本保障。大家也有提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連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等12個部門，於2020年7月建議探討新經濟平台與工作者間的勞動者權益保障和相應責任。及後，市場監管總局連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部門，亦於今年7月先後發表兩份《指導意見》，分別為《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及《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台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資料顯示，不同省市正考慮從不同方向保障平台工作者，但步伐不一。雖然個別地方已訂立法例擴大對平台工作者的保障，但多個省市則仍在探討及草擬階段。

目前，我們正進行統計調查的可行性探討。

主席，我動議我的修正案。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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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

主席，我動議我的修正案。

贊成的請舉手。

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經過香港工會聯合會多個月來的爭取，局長終於說正在做事......經過工聯會多個月來關注問題，局長終於說正在做事。我們希望局長主動介入個案和事件，推行相關的立法和規管平台公司，令這些員工享有基本的保障......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陸頌雄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

無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謝偉俊議員動議的"果斷回應外國干預本港事務"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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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其實議案本身牽涉到數方面，除了近日比較熱門的話題，即反制裁立法，由於中央政府方面的擱置或延遲，我聚焦說說其他幾方面。事實上，西方國家對香港的制裁、對國家的制裁已有一段時間，但我留意到除了官方總共7次以新聞發布作回應之外，以及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有一次回應，個別議員有一些很簡短的回應之外，本會從來未就有關制裁作出任何正式的回應。就這方面，作為代表香港市民立場、利益的立法會，或許會令人失望，為何立法會沒有正式回應，別人制裁我們，"殺埋身"，我們受這麼多傷害，但我們完全沒有發聲，沒有吶喊過呢？今天這項議案是希望就有關的活動作出回應，亦並非單說制裁，而是包含4方面，包括就本港社會狀況、法律改革及近期政制改革的刻意曲解、不當干預、胡亂制裁及借機炒作。即使我們暫時不聚焦討論制裁，還有3方面我們可以或應該作出適當的回應。代理主席，當然我希望拋磚引玉，事實上在座也有比我認識更多的議員，甚至我認為坊間有很多所謂的發言人，其實比我們認識更多。但事實上，有關的制裁相當混亂，當然是因很多地方"殺埋身"，包括美國兩次立法，即《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案》，我相信未必有太多同事看過。再者，所謂制裁的手法有很多種，例如所謂美國總統的行政命令，然後有美國財政部的正式制裁聲明，接着有國土安全部的一些聲明。

我會在開場發言先闡述特區政府對外國干預的立場及對策，然後再聆聽及回應各位議員的意見。國家一再強調，絕不容許外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分，特區的事情純屬國家內政，外國政府沒有權力，更沒有資格對我國事務指手劃腳甚至進行干預。近年隨着我國國力、經濟、軍事、科技各方面不斷進步、提升，在零和遊戲的意識形態下，一些西方國家試圖遏制我國崛起，以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們形成所謂的"西方陣營"，拉幫結派、沆瀣一氣，在國際社會上不斷試圖抹黑攻擊我國，甚至製造一些偽命題，如"新疆種族滅絕"、"香港人權民主"等，以圖分裂顛覆國家，危害國家主權完整。"西方陣營"甚至將新冠病毒疫情政治化，無視科學根據，意圖將病毒源頭歸咎我國。說穿了，無非是以種種抹黑手段試圖阻礙我國的正當發展。外國勢力自回歸以來一直不斷試圖插手干預香港事務，並處心積慮在港培植一批代理人，一方面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另一方面製造社會事端、混亂。外部勢力與其代理人互相勾聯、和應，不斷透過種種手段蠱惑民心，千方百計抹黑政府施政，甚至宣揚"港獨"思想，對國家和特區進行挑撥離間，一方面妨礙特區政府有效施政，另一方面則將施政不彰歸咎於特區政府，務求引發民怨。他們在香港製造事端，引起議會混亂，煽動佔中行動及"黑暴"事件，以圖拖垮甚至顛覆特區政府。正如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本年2月22日的講話指出："如果任由反中亂港勢力一步步奪取香港的管治權，為所欲為，肆意從事各種危害國家安全和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活動，如果任由外國勢力干預香港選舉等政治事務，大家想想，香港的前景會怎樣？香港還有安寧之日嗎？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還能保持嗎？香港居民最為關注的住房、就業等重大民生問題還能有效解決嗎？'一國兩制'還能順利搞下去嗎？"自去年《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以來，社會秩序不但迅速恢復，止暴制亂，外部勢力在香港的代理人亦逐步被肅清，干預香港的勢力大為削弱，該處理的被處理、散夥的散夥、跑路的跑路。加上完善特區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得以全面落實，香港社會正常秩序得以恢復、法治得以彰顯、市民生活重獲安全寧靜、發展亦得以重回正軌。在國家支持下，在特區各界的團結共同努力下，即使外部勢力仍試圖干預香港事務，我們亦務必予以強而有力的回應，奮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以及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特區政府重申，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外國政府、政客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針對外國政府發表涉港的不實言論，甚至無理的制裁，特區政府會繼續作出迅速有力回應，嚴正反駁不實指控。對於外國政府肆意抹黑香港的法律制度和《香港國安法》，特區政府亦絕不會坐視不理，任由他們肆意扭曲香港的法律以至司法獨立公正。特區政府會把握每個機會作出澄清，以正視聽。特區政府會繼續注視環球事態，並緊隨着國家的外交政策方針，堅定不移地反對任何外國勢力以任何形式對香港進行干預行動，堅定不移地肩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責任。

代理主席，在今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慶典中，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表示，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壓迫、奴役中國人民。早在2017年，習主席在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0周年大會上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這些都明確表明了國家的態度，我國的治國理念其中一條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國不干預他人的內政，亦不容許外國勢力對中國事務指手劃腳。然而，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經常借民主自由的理念干涉他國內政，多年來炒作新疆、西藏等問題，以敵視的態度企圖顛覆中國的政權。香港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回歸後，外國勢力利用"一國兩制"下香港自由的土壤，將反對派培養成為他們的代理人，不斷對香港進行顛覆。他們通過各類的政治及示威活動，影響香港的教育、媒體、司法，甚至立法會等多個範疇，牽制特區政府施政，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府的管治效率和威信，最後形成民怨，從而爆發2014年佔中，再到2019年"黑暴"，徹底摧毀香港核心價值。代理主席，一直以來，香港人做事理性務實，有引以為傲的獅子山精神，明白成功靠打拚的道理，是典型以經濟發展成功的城市。誰也想不到，如此生機勃勃、經濟活躍的國際大都會，竟然被粗暴的政治活動所拖累。近年，香港社會嚴重撕裂，出現了"非黃即藍"的政治劃分，整個社會的氣氛充滿戾氣，一家人可以為不同的政治立場而反目成仇，這是以往難以想象的。2019年"黑暴"達到極點，不但對社會秩序造成極大破壞，同時重創經濟，尤其是旅遊業，2019年12月，訪港遊客較去年同期下跌一半。如果不解決，香港經濟將跌入無法自拔的深淵。有鑒於此，中央推出《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自此，反中亂港的勢力有所收斂，但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依然賊心不死，不時就中國內政指指點點，發表所謂對香港問題的監察報告，又制裁香港官員。我相信這些動作短期內不會停止，香港問題仍是外國力量用作攻擊中國的主要戰場。特區政府要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做好長期應對的準備。作為四大經濟支柱之一的旅遊業，當然希望香港能夠恢復平靜，在疫情過後，以和平、安全的面貌迎接世界各地的遊客。特區政府有責任維護香港的國際形象，若外國反華勢力對香港作出不實的報道，特區政府要及時果斷地作出回應，打好輿論戰。當然，正如剛才所說，政府不能單靠發文回應，最好能夠派員親身表達。對於外國勢力在香港的代理人，當局要嚴格執行《香港國安法》，禁絕任何外國勢力的顛覆行為在香港發生。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謝偉俊議員提出的議案。

代理主席，首先多謝謝偉俊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辯論以美英為首的"五眼聯盟"對香港官員......讓那些仍然對西方所謂民主國家有幻想的市民，看清楚他們醜惡的真面目。當然，干預香港事務的始作俑者是英國。雖然英方在《中英聯合聲明》中說明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回中國後就沒有任何責任，但20幾年來仍然每6個月發表一次報告，對香港的事務指手劃腳，還當自己是宗主國。近年來，美國因為忌憚中國的強大和崛起而變本加厲，將香港的議題提升到與新疆、西藏一樣，簡直荒謬。香港是一個如此和平、美麗、開放的城市，應該有10萬、8萬美國人在香港建立事業、家庭，過着美好的生活。美國為了打擊中國，不單犧牲香港，還犧牲在香港的美國人的利益，不斷打壓我們，包括在2019年11月通過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2020年7月14日通過的《香港自治法》，以及特朗普總統簽署的總統命令。

以本會的立場來說，在我記憶中，每一次美國通過這些荒謬的法案，我們都有集體出來表示反對，以及聯署、作出聲明等。對於制裁，我們過去亦有勇敢地發聲。我覺得對於外國的制裁，最重要的一個信息就是這些制裁是沒有用的，不會改變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和立場。中央不會因為美國對官員或各樣的制裁，而撤回《香港國安法》或撤回它完善香港政制的修訂——對《基本法》附件的修訂。

代理主席，我首先多謝謝偉俊議員提出議案，促請特區政府馬上研究及果斷採取措施，回應由英美等國家組成的"五眼聯盟"過去干預香港事務的劣行。還記得在2019年"黑暴"期間，外部勢力、部分"反中亂港"的傳媒及人士，不時利用不正確的消息炒作，鼓動市民上街反政府，破壞社會安寧，包括"八三一"港鐵太子站有人死亡、香港將實施宵禁等。最後，以上消息都與事實不符，不過仍然令香港政府、執法部門疲於奔命去做澄清、反駁等"擺事實，講道理"的工作。事實始終勝於雄辯，不正確的消息始終敵不過真理的驗證。然而，我們都要嚴防政客的花言巧語，例如有國家揚言與香港同行，又聲稱對香港有道義責任等，以上都是口惠而不實，只是試圖藉香港事務"過橋"，攪亂香港，意圖做到拖後腿的效果，遏止中國穩步向前發展。舉例而言，"五眼聯盟"外長去年曾發表聯合聲明，質疑人大常委會通過"DQ" 4名香港反對派議員的決定。我們都知道，大家也熟悉他們，這幾個人都是說話沒有一句是真的，現在還被人表揚，我覺得這真的沒有公義。他們聲稱此舉是想打壓所有批評的聲音，事實上，以上指控當然是子虛烏有，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想透過炒作激起港人反中、反政府的情緒。究竟外國政府、外部勢力有多可靠呢？有多值得信賴呢？我們看看最近阿富汗的情況，大家自然心中有數。美國當年以反恐之名攻打阿富汗，扶植阿富汗政府，而事隔20年說撤走便撤走，又估計錯誤，令歐美國家撤僑工作"倒瀉籮蟹"，出現阿富汗人攀上美國軍機逃亡時死亡的慘劇。難怪有分析指出，阿富汗事件反映美國認為失去利用價值、成為負累，便會二話不說放棄，可見美國的不可靠。說回如何可以"擺事實，講道理"，果斷回應外國干預、胡亂炒作香港事務，我建議政府成立特別工作小組，並制訂24小時跟進及監察香港、世界各地涉及本港的消息及報道的機制，一旦發現不正確的消息，便要在最短時間，例如規定於1小時內拍板發出新聞稿，並於社交網站發帖文，澄清不正確的消息和內容，將真相還原，真正做到"講清講楚"。一旦遇上重大的議題，香港政府更要與時間競賽，可及早做好"防風措施"。舉例而言，在完善選舉制度後，未來半年將會有3場選舉逐一舉行，政府高官更可主動出擊，於外國傳媒撰文及接受訪問，並透過世界各地經濟貿易辦事處發放"懶人包"，針對性回應外國政府及政客的質疑，令真理可以及早傳播開去。所以，說到底，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背靠祖國，一向有國家作為大靠山，為香港遮風擋雨，香港人實在要擦亮眼睛，不要太天真、太傻，對外國心存盼望。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今天這項議案。

代理主席，我相信政府應該多些邀請葉太出席多些與外國的交流和溝通，最重要的是要一併邀請謝偉俊議員和我。昨天美國領事邀請了一些立法會議員到其官邸，向我們介紹新任副領事，出席的人有我和葉太兩人，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楊專員也有出席，但特區政府卻一個人也不見，那麼如何與外面溝通？我不管外國是否準備干預或搞我們，但政府似乎是斷了溝通和交流。

政府要多說這些正面的東西才是。當然，我們知道很多時候外媒有很多報道並不全面或者是很負面的事情。謝偉俊議員和葉太剛才已說了，ETO在做甚麼？

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社會，如何能不跟西方世界溝通，不跟外面的人打交道呢？所以，連中央也要我們在文化藝術交流方面要中西合璧，代理主席，特區政府如何"搞掂"文宣，真的要深思。花了4,000多萬元，終於做了甚麼我都不知道，不如我們3人免費幫政府做，最多政府請我們吃兩頓飯......

當然，判詞可能有數十頁至百多二百頁之多，很多外媒或傳媒只是抽取其中一段，便說法官判得不好，卻沒有前文後理，只是抽取某一段，所以很多事情就這樣地說出去，沒有人作解釋，律政司又不會有人出來解釋為何那些人會這麼說，這些正正是問題所在，只是send張"紙仔"或一份發言稿，這又能代表甚麼呢？所以，局長真的要回去檢視你的新聞統籌......現在甚至沒有新聞統籌專員，這些重要的文宣工作，特區政府竟然沒有做，正如葉太剛才說，無論如何也要弄一個團隊來處理這些外媒文宣的整體回應的工作，這樣才可以對外提升特區政府的整體形象，但現在卻坐着任人"揼"。因此，多謝謝偉俊議員，我最初也不知道他這項議案究竟想說甚麼，現在明白了。

代理主席，相信大家近日都看到很多法庭新聞，我要說，雖然我們可以溝通，但是都要講是非的，我們看到早年的"黑暴"，當時黎智英的犯罪集團如何操控"黑暴"，煽動分裂國家、顛覆政權、勾結很多境外勢力危害到國家安全，到今時今日仍然受到影響。這種政治操作、操控，不單是當時滿足他們自己的政治野心，亦因為他們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所扶植的棋子，其價值就是要製造各種不同的事端，提供機會給西方霸權去干預我們香港的事務、干預我們中國的內政、打壓我們中國和平發展。所以，"黑暴"期間，有時都不可以說忘記，不論是"新屋嶺事件"、"太子站打死人"等假新聞，去煽動仇警、誣衊特區政府，目的是提供彈藥給外部勢力作出干預，搞死我們香港。這一幕一幕情境我現在仍然歷歷在目。

這些亦不是很久之前發生的事。所以，這些西方的霸權行為不單激起了我們中國人的憤怒，亦嚴重破壞了國際法及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國際社會其實都看不過眼，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6屆會議上，發言反對西方國家借香港問題干涉中國內政。這些聲音亦充分體現到公道自在人心，所以當國際社會尚且義不容辭地發聲力挺，我們特區本身其實更應該要理直氣壯地說出香港的情況，義正嚴詞地駁斥西方霸權的歪理及虛假的指控。在這方面，各個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便有重要的任務。除了恆常向海外各界定期發放香港最新的資訊之外，一旦收到失實報道及資訊，應該立即發出新聞公報澄清，甚至刊登報章廣告，全力闢謠。在"黑暴"期間，我們看到"攬炒派"在外國媒體大賣廣告，扭曲事實，全力遊說一些外國政客制裁香港。反之，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是少之又少，所以剛才有些議員同事說，即使軟性解釋也好，說出事實是重要的，特區政府就此是責無旁貸的。特區政府亦應該安排官員接受多些外國媒體專訪，解釋事件、澄清謠言等，令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當地的人民，更加掌握真實的情況。在這方面，我期望各級問責官員亦要加強對外的推廣及解說工作，澄清錯誤的看法及誤解，駁斥這些歪理，展現香港如何全面執行《基本法》及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另外，西方霸權政府、偏頗的外國政客及傳媒，常常引用一些網上的假資訊去干涉香港的事務。特區政府亦應該有效應對，制訂網上虛假資訊法，切斷傳播假資訊的源頭。這樣就不會有律師借新聞訪問時說有人指控警察輪姦、自殺率急劇上升，這些全部都是假的，被外國政客藉以干預香港事務。代理主席，我國主張走和平發展的路線，亦都願意溝通、對話及交流。

中央政府過去一年多為香港特區作出的重大舉措，包括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安法》，以及完善特區選舉制度，都一直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以及香港的長遠發展和市民的民生、福祉為依歸。外國政府的肆意詆毀和缺乏事實根據的指控顯然站不住腳。隨着《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紛擾多時的亂局得以迅速扭轉平復，香港社會得以回復安寧和穩定，市民回復正常生活，經濟和民生得以重新發展，廣大市民的個人權利和自由再次得到保障，其正面效果是有目共睹、無可爭議的。正如我開場發言所說，特區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外國政府、政客插手干預香港事務。外國勢力想借香港作為國家安全缺口，藉以對我國進行分裂顛覆活動的意圖亦絕對是癡心妄想，絕不會得逞。面對外國政府不斷的試圖干預，對我國事務不斷指手劃腳，特區政府時刻保持高度警惕，與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一直保持緊密溝通，確保特區政府對外國的干預情況能夠作出迅速、有效的回應。其實，特區政府一直有主動透過不同的國際媒體就針對香港的不實報道和評論作出解說和澄清。在過去一年，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政策局及各駐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共發出超過560次的新聞稿及報章撰文，主要官員及行會成員更接受國際媒體超過130次訪問，為特區政府的決策作出解說。此外，特區政府主要官員亦積極參與一些國際會議及論壇，主動就香港最新的發展情況作出正面解說。作為特區在海外的代表，各駐外經貿辦亦致力促進香港的正面國際形象和地位。透過經貿辦的網絡，特區政府一直與各界海外人士保持緊密溝通及交流，以強化與海外不同界別，包括政府層面、商界、智庫等的聯繫，向海外各界人士解釋香港的情況，澄清謬誤，讓各界人士有更全面的理解，從而對香港保持信心。儘管在疫情之下，經貿辦的實體推廣活動受到阻限，但經貿辦仍透過其網頁、定期通訊，以及各社交媒體向海外持份者提供香港的最新資訊。另外，經貿辦亦有主動向海外媒體撰文，回應海外媒體對香港的議題報道，駁斥謬誤，以正視聽。自2020年6月至2021年8月，經貿辦為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舉辦超過30個網上研討會，與海外不同持份者包括智庫、學術機構、商業團體直接對話，向他們解釋香港的情況，親自回應海外人士的疑慮。

正如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所說，香港在殖民統治時期沒有民主可言。回歸24年來，中央政府比起任何人更關心香港民主的發展，更希望香港保持繁榮穩定。香港由亂而治，完全符合各方利益，也將為維護香港居民的各項權利和外國投資者的合法利益提供更堅實的保障。我們有堅定決心繼續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有絕對信心香港的明天會更好。特區政府將繼續全面深入實施《香港國安法》，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確保香港長治久安、市民安居樂業和穩定營商投資環境。面對外國不同形式的干預，特區政府定必會全力配合中央政府的反制措施，無畏無懼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堅守國家及香港的立場，捍衞國家及香港的利益。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